政府法案：首讀。

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18年公司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在2014年生效的新《公司條例》的若干條文，使其更清晰和易於實施，並使在香港營商更為方便。新《條例》在2014年3月開始實施，為在香港成立和營運的公司提供現代化的法律框架，並引入多項簡化法定程序、減低公司合規成本，以及照顧中小型企業需要的措施。新《條例》實施以來一直運作順暢，達到加強企業管治、確保妥善規管、方便營商，以及使公司法例現代化的政策目標。根據《條例》實施後的運作經驗和各持份者的意見，我們認為須要修訂《條例》中的若干條文。修例建議主要屬技術性質的修訂，並可概括分為兩大類別。a為反映新《條例》實施後的新發展而作出的修訂這些修訂涉及兩方面的事宜，分別是擴大現時簡明財務報表的涵蓋範圍，以及更新《條例》中與會計相關的條文。就擴大現時簡明財務報表的涵蓋範圍方面，《條例》訂明，符合指定規模準則的中小企集團公司，可擬備簡明財務報表。根據豁免措施，合資格公司集團的控權公司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中小企財務報告準則》，擬備簡明財務報表，在擬備核數師報告和董事報告時，須符合的規定也較為寬鬆。我們考慮到運作經驗及與相關持份者商討後，認為可給予符合規模準則的中小企更大彈性，以減低合規成本。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公司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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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恢復《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議員可在今天或明天的會議發言。在下星期三舉行的第三次財政預算案會議上，全體委員會審議撥款條例草案的條文及修正案之前，只有官員可以發言。今天的辯論會在晚上8時左右結束，而明天的辯論會在上午9時開始。有意在今天就撥款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根據《議事規則》，每位議員可發言最多15分鐘。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會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今年的盈餘是1,380億元，與"財爺"最初估計的164億元相差1,216億元。有趣的是，當香港錄得有史以來最高盈餘時，有多少香港人對這破紀錄盈餘感到開心呢？數字已說明一切，無論是財政司司長的評分、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或市民對預算案的接受程度，全都是自2008年以來最低的。

政府有否想過，為何盈餘那麼充裕，市民竟如此討厭政府及預算案？

如果問香港市民如何才會覺得開心，我相信任何一位都會說，只要生活......

反映貧富懸殊水平的堅尼系數不但沒有下降，反而由0.537上升至0.539，是發達國家或亞洲發達國中最高的，而這亦是香港人感到極為羞耻的數字。

過去20年，長者佔香港整體人口由低於9%上升至現時超過16%，而這數字在不久的將來更會上升至25%甚至30%。可是，在過去20年，本港投放在醫療的開支依然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2.5%至2.7%。

縱使本港政府不斷聲稱增加醫療方面的撥款，但其實一直也在原地踏步，甚至可能是一直倒退超過20年。在過去20年，長者的數字不斷上升，而各種醫療服務的輪候時間亦同樣不斷上升。現時，專科服務的輪候時間最長為3年，而非緊急手術亦要輪候接近3年。政府顯然有很多資源可以幫助弱勢人士，特別是需要求醫的市民，但卻要求香港人購買更多醫療保險。大家都知道，超過八成使用醫院服務的人是65歲以上的長者。

我曾於上月去信財政司司長，要求他關注本港另一個弱勢社群，就是青少年精神病患者。

現時，全港有高達10萬名兒童和青少年急切需要各種服務，包括醫療、評估或是教育心理學、臨床心理學和社會工作者的服務。然而，政府提供的服務名額卻只有33,900個，即是說有過半數兒童和青少年須在社會上自生自滅。

為何政府可以如此不近人情？

政府手上可以動用的土地其實很多，但它很聰明，把這個問題轉到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身上，找來不是當官的人出任該小組的主席，以圖轉移視線。

政府不斷告訴我們無能為力及無法處理，但政府在扶貧、安老、醫療及房屋方面其實是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但卻不行動，反而不斷提出種種藉口，或假意解決問題。究竟坐擁千億元盈餘的政府分別向小朋友和成人派2,000元及4,000元，市民會有多高興？

我們明白箇中道理，政府得到如此差劣的評價確實咎由自取、自討沒趣。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8-2019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今年的預算案是新一屆政府第一份預算案，我在發言中會就政府的理財新哲學、香港的營商環境、創新科技及醫療等範疇，談談我對預算案的看法，然後我會談談新界鄉村在這份預算案中能有甚麼受惠。今年的預算案是一份務實積極、穩中有進的預算案，在扶助中小企、減輕中產人士負擔、社福民生和教育文化等方面均有針對性的措施，惠及商界、中產人士及基層市民，有助香港在目前經濟不明朗的情況下，提高競爭力，迎接新挑戰。新一屆政府強調理財新哲學，可以大膽增加開支。今年預算案的公共總開支達到5,986億元，按年增加16.7%，而公共經常開支反映政府對社會長遠及恆常的承擔，今年投放在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按年增加21.3%，其次是環境和食物，增加14.7%，反映本屆政府關顧民生需要。2017-2018年度的財政盈餘達1,380億元，財政儲備突破1萬億元大關，坊間形容政府庫房"水浸"，不過要注意的是，政府有接近四成的收入是來自土地收益及印花稅。土地是香港有限的資源，樓價亦不能永遠向上升，香港經濟容易受到外圍因素影響，中美貿易戰如箭在弦，增添不少不穩定因素。所以，政府在財政比較寬鬆時應該居安思危，將資源適當地分配，投資未來。以下我想談談香港的營商環境和競爭力。政府在今年4月1日正式實施利得稅兩級制，中小企每年最多可節省165,000元的稅項。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宣布，企業符合資格的首200萬元研發開支可獲3倍扣稅，餘額亦可以獲兩倍扣稅，可見政府聽取了商界的意見，改革稅制，減輕中小企和初創公司的稅務負擔，締造有利的營商環境。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2017-2018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綜合了企業高層對香港各項競爭條件的評價，他們認為最阻礙香港營商的因素是缺乏創新能力。

在這份預算案中，我們看到政府預留了500億元的專項撥款，推動創新科技發展，至於創科人才則撥款5億元，用以落實"博士專才庫"企劃及資助本地人員接受科技培訓，只佔500億元的1%。

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研究資料，至今納入本年度預算及中期財政預測的撥款申請只有6億元。以上的現象令人覺得政府知道香港的方向是要發展創科，但應如何落實則未有明確措施，所以開設了很多"戶口"，存放大筆金錢，但除了建設硬件，仍未想到具體要如何使用，行動力低。我認為政府當務之急是要做好人力資源規劃，持續投放資源在教育和培訓人才，吸引各地的專才來港發展，迎接新時代的挑戰。談到挑戰，人口老化是香港中長期的挑戰，按政府統計處的推算，至2026年，4人之中便有一位長者。面對人口老化的趨勢，政府預留3,000億元，以配合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預料長遠可增加3,000至4,000張病床。在醫護人才方面，未來3年將會增加醫生、牙醫和護士等醫療人員的資助學額。至於短期措施，醫療券亦是大手筆，一次過增加了1,000元，長者在2018-2019年度可以獲得3,000元的醫療券。政府在醫療撥款方面取態積極，但香港的公共醫療服務質素能否維持，關鍵取決於能否挽留醫護人才。如果醫護人手長期短缺，醫生、護士、支援人員長期處於疲勞狀態，無論他們多有使命感，鬥志總有一天會磨滅，令他們離開公立醫院，轉投私營市場。至於醫療券加額，衞生署亦要加強監管，否則使用醫療券來買花膠、人參等情況恐怕會繼續出現，一個監管不力的制度，只會令無良醫者乘虛而入。接下來，我想轉一轉話題，談談今年預算案能否向新界鄉村"交功課"。去年，財政預算案撥款11億元，改善偏遠地區的碼頭設施，方便市民往來偏遠郊區的景點，照顧依靠船隻出入的村民及漁民的基本需要，包括荔枝窩碼頭、東平洲公眾碼頭、西貢區滘西村碼頭等，相關的項目陸續進行中，預計工程需時4至5年。今年的預算案好像缺乏了上年度這麼有規模的一次性好消息，在鄉村方面，亦缺乏新增的經常性開支。可能有人會問，政府今年已宣布鋪設寬頻，有380條村、17萬名村民受惠，難道不是好消息嗎？相較寬頻上網，水、電、路3種基本設施對村民來說更具迫切性。如果在地圖上物色任何一條村，到訪當地並詢問村民需要寬頻還是道路，我相信他們一定是說"給我一條路走"。主席，即使鋪設寬頻，原住偏遠鄉村的人也未必會搬回鄉村內居住，但如果鋪設了道路，村民便可以告老歸田，"少小離家老大回"。新界鄉議局一直爭取為偏遠鄉村修路、供水、通電，但政府卻以成本效益作為拒絕的藉口，例如會說這條村有多少人居住，興建一條路給他們不符合經濟效益。其實，這是雞與雞蛋的問題，因為少人居住便不興建道路，但同一道理，因為沒有道路，所以才少人回去居住。香港土地資源珍貴，全城都在積極覓地，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即將展開大型公眾諮詢，與社會各界討論增加土地供應的取捨和優次。新一屆政府強調理財要用新哲學，我希望政府在鄉郊規劃方面同樣摒棄舊思維，進行大膽創新的發展。政府經常說欠缺"熟地"，需要覓地及造地，但為何不先在偏遠鄉村地方建路，然後再發展附近土地呢？如果政府至今仍然堅持有人有路才會發展的守舊思維，便未免過於落後，不合時宜。內地很多城市不乏荒蕪之地，很多時候也是先修建道路、鋪設水電設施、建好渠道後，才慢慢把人遷移進去，而非等一定數量的人聚居後，才回頭補建基礎設施。主席，西貢赤徑村屬於西貢東郊野公園的範圍，沒有車路直達，村民出入需要依靠街渡，因此年輕一輩都已搬往市區居住。有住在附近的村民向我反映，指西貢環境適合安老，因而拋出一個想法，希望政府為赤徑村及附近村落興建道路，當路通後，便可以發展安老院舍，讓長者安享晚年。這樣做既可釋放土地潛力，亦可以活化村落，使社會不同人士，包括原居村民、行山愛好者和長者，可以共同享用鄉郊資源，創造多贏局面。雖然我認為政府在鄉村的基建硬件上投入不足，但有一點值得稱讚，就是積極更新軟件，保存香港的傳統文化和歷史，當中包括鄉村文化。政府近年積極投入資源於文物保育和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除了新界東文化中心、文物修復資源中心外，本年度亦撥款3億元向公眾推廣非遺及用於研究用途，可見政府對於推廣非遺的持續性。政府推出類似的保育、活化計劃，例如活化荔枝窩，獲得資助的大多數是環保團體，變相向外界講解鄉村文化和歷史的話語權便不屬於村民。當然，我不是批評環保團體，我很認同他們的努力和成果。我只想指出，根據過往經驗，政府推出計劃時似乎已經預設申請人是具有豐富經驗的組織，村民即使很有心，有說不完的故事，也甚少獲得機會讓他們主動分享。我建議政府在資助團體推廣非遺活動時，首先應該檢視審批機制，讓熱心、熱愛自己鄉村文化但又欠缺經驗的傳承人舉辦一些小規模的分享活動。主席，立法會每年都進行預算案辯論，漫長的會議往往是盤點及要求政府兌現承諾的時候。我在聆聽各黨派議員的發言時，不禁也會反問自己，在預算案一大堆數字的背後，我們想透過政府每年的財政分配，達到甚麼具體效果？最近一項有關服務業的全球微笑指數調查，香港排名倒數第五，這個調查使我突然想起，香港人好像已經很久沒有會心微笑。過去數年，我們受困於居住環境問題，糾纏在政治內耗之中。不過，最近有一件事令我會心微笑，就是政府引入治療罕有病脊髓肌肉萎縮症的新藥，看到脊髓肌肉萎縮症患者周佩珊及其家人不放棄、不認輸的精神，我相當感動。我相信除了官員、議員和議員助理會逐頁翻看今天所辯論的預算案外，普通市民甚少會這樣做，但他們對政府的要求相當清晰易明。他們只想要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確保每一個人，不論性別、年齡、身體限制或政治立場，均可有尊嚴地生活。這可能是一條漫漫長路，但我深信只要我們不忘記令我們感動的人和事，各盡本分，各司其職，我們始終會走對的路。

主席，財政司司長在2月公布他在林鄭月娥政府中的首份財政預算案後，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對預算案的總體評價是"投資未來有心，分享成果不足"。民建聯感謝財政司司長接納我們的部分建議，大力投放資源增加香港醫療體系的容量和發展多元經濟，並且預留資源，在改善教育、提升社區設施、文化設備和街市，以及向持續進修基金注資等方面作出長遠投資。在分享成果方面，司長亦接納了我們的部分建議，包括寬免薪俸稅和差餉、發放額外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以及發放"N無人士"津貼。此外，政府亦接納了我們的另一些建議，例如擴闊薪俸稅稅階、提高子女免稅額、額外注資長者醫療券計劃，以及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額外資助等。主席，今年與土地房屋有關的收入理想，庫房大豐收，錄得的盈餘高達1,380億元。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教育方面，歷史教科書上的爭議眾所周知。在財務委員會會議上，教育局局長與議員對答時，完全不必要地突然自動獻身，政治正確地指香港的主權並沒有甚麼收回或移交的情況。

政府官員不停強調，指《基本法》說明中國只是向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沒有收回，也沒有移交。

家長要承擔教科書的支出，已十分吃力。現在買甚麼教科書來教學生？如果說中國從不承認當年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請告訴我，1997年7月1日香港當時發生甚麼事？一片喧嘩，鑼鼓震天，當時不是收回香港主權是甚麼？林鄭月娥還說我們在這方面要用字精準，不要戴有色眼鏡。

"老兄"，海洋公園是法定機構，應該自負盈虧。說"海洋公園是香港人的公園"那人現時不在席。他說海洋公園是香港人的公園，所以要救濟。

世界許多大城市已經陸續關閉這類海洋公園，你們還叫學生去看海豚跳來跳去、看關在籠內的動物進食和玩耍，還說這是生態旅遊。真是不堪！然後還說撥給海洋公園的3億元，包括用於最大客源的地方推廣海洋公園。便是中國大陸。

我希望政府真的要三思，撥3億元給海洋公園是不可思議的，政府不應發放這種救濟金。同時，政府也是以動物為由，特別撥出30億元給香港科技園公司。我多次追問當局，30億元包括動物實驗的設施，當中有多少錢是用在動物身上？當局只說首先要在工商事務委員會討論，然後再在財務委員會討論。這真是不可思議。我重申，按新世代新人類的文明精神，動物實驗可免則免。

很出奇地，中國還規定入口化妝品必須經過動物實驗，好像人家的化妝品安全標準隨時會低於中國大陸的。這一點非常出奇，但不要緊。

這是人類的偽善，我們將動物分等級，豬、牛、羊可以吃，吃貓吃狗則犯法。

這完全是本末倒置。我希望只要不停說，可以令香港政府意識到，動物與人類一樣有權利。

代理主席，財政司司長在撰寫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時，外圍環境比較好。因此，司長預測香港今年經濟增長可達3%至4%。但農曆年過後，我們觀察到貨運量明顯開始下降，而近日中美貿易戰亦不斷升溫。

我們相當擔心，一旦中美貿易戰爆發，香港的貿易物流業將會大受打擊。為保持穩定的經濟增長，我們希望司長密切留意局勢。

而內地倡議的"一帶一路"，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無疑有助造大貿易物流業這個餅。然而，香港能否把握這個機遇，最終視乎政府是否願意投放更多資源，鞏固香港固有的優勢。隨着互聯網及智能手機不斷普及，網購的發展越趨蓬勃。內地經濟不斷發展，令內地網購增長加快，帶動本港物流服務的需求。現時網購貨品包羅萬有，高價值的生鮮食物和藥品亦成為網購熱品。香港空運處理的貨物中，藥品錄得持續增長。為了推動貿易及物流業朝向高增值發展，司長在財政預算案中宣布，將報關費的上限定於200元，藉以透過降低高價貨品進出口香港的成本，提升香港作為高貨值貿易樞紐的優勢。然而，如要進一步促進本港的貿易物流業，政府有必要加大力度。一直以來，可供物流發展的土地長期不足。業界表示，儘管網購對高價值新鮮食物及藥品的需求殷切，本港卻缺乏土地興建相關的冷倉或恆溫倉，以及處理拆拼、加工及分發等工序的設施，因而窒礙行業的發展。即使土地缺乏，政府推出土地時卻往往採取最致命的價高者得投標方式，導致物流業的土地及租金成本不斷上揚，競爭力亦因而不斷削弱。為配合高增值物流業對土地的需求，政府早於2014年的財政預算案中，便建議在屯門西預留10公頃土地作為物流用地，當中屯門第49區一幅3.2公頃的土地終於在上月招標，餘下的尚未確定推出的時間表；而該幅3.2公頃土地，依然是以價高者得的方式投標。政府在2017-2018年度錄得1,380億元盈餘，並坐擁接近1萬1,000億元財政儲備，其實政府庫房十分充裕。司長亦表示，在確保公共財政穩健的基礎上，應採取前瞻性及策略性的理財方針。就此，政府應考慮以發展產業為大前提。未來擬作物流發展的用地，包括洪水橋、元朗南新發展區及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上蓋等，不但要盡快推出市場，亦應顧及相應物流業務的發展。同時，政府應研究改變現時價高者得的投標政策，甚至規劃部分土地興建政府倉庫，以可負擔的租金水平出租予業界。香港2017年的貨櫃總吞吐量重回2,000萬個標準箱的水平，國際排名因而力保第五位，但與第六位的南韓斧山港相比，只相差27萬個標準箱；與第七位的廣州港亦只相差41萬個標準箱。

香港的港口運輸成本明顯較鄰近的深圳港及廣州港為高，加上內地港口迅速發展，眾多內地生產的貨物已直接由內地港口出口。因此，我們在發展港口及相關服務的同時，亦必須發展高端航運服務業群。香港現時有近800間經營海運相關業務的公司，形成一個航運業群，業務涵蓋船舶管理、船舶經紀、船舶融資、航運保險及法律等。有關業務為香港帶來的生產總值約為300億港元，並創造10萬多個職位。為進一步擴大航運業群，政府應考慮引入稅務優惠，例如推出遠洋船舶租賃稅務優惠等，以吸引更多海外公司進駐香港發展遠洋輪船租賃業務，從而增加對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的需求。這不但有助造大航運業務這塊餅，亦可進一步鞏固香港航運中心的地位。香港最新失業率跌至2.9%，創20年新低。香港勞動力不足，窒礙各行各業的發展。司長在財政預算案主動提到，應針對個別行業的需要，適時適度地增加輸入勞工，對此我表示歡迎。自由黨和我一直倡議，在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前提下，應適度輸入勞工，以支持本地經濟的持續發展。我們希望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能有所作為，因應行業的需要，果斷制訂政策，適度輸入所需的人力資源。政府一再強調，本港有37萬人持有有效商用車輛駕駛執照，但大家都清楚明白，這並不代表他們會全部投身運輸業。從事運輸業除了困身外，更有機會承擔刑責。因此，年輕人均不願意入行。與此同時，陸路商用車司機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目前公共小巴司機的平均年齡為68歲、的士司機58歲、非專營巴士及貨櫃車司機亦以50至60歲為主。早前有報章報道以"職業司機老齡化嚴峻拆馬路炸彈政府不容緩"為題，可見職業司機人手短缺。這不單窒礙香港的發展，也威脅其他道路使用者。

建議一旦落實，相信有助紓緩司機不足的問題。但長遠而言，我們仍須研究如何增加輸入司機的數目。現時，凡投考商用車輛牌照者，除基本學費外，更須向運輸署繳交學習駕駛執照及駕駛測驗費用，分別為港幣548元及510元。此外，他們須負擔千多元的考試租車費，最終動輒合計花上數千至1萬元，相當於"未入行先打30板"，令有意入行者卻步。為紓緩商用車司機不足的問題，希望政府盡快落實放寬申請商用車輛駕駛執照的限制，由目前要求申請人必須持有有效私家車或輕型貨車駕駛執照最少3年縮減至1年。

香港航運物流業得以成功，陸路跨境運輸扮演重要角色。港珠澳大橋預計在今年開通，香港的內地貨源腹地亦會因而擴大，估計對跨境司機的需求將會增加。面對跨境貨櫃司機老齡化，加上內地當局設定60歲為貨櫃車司機的年齡上限，如政府沒有政策吸引新血入行的話，香港物流業的發展將會受窒礙，難以受惠於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帶來的新商機。既然跨境貨櫃車司機對本港港口發展最為重要，我希望司長增撥資源，擴大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的資助範圍，將跨境貨櫃車司機也一併納入，資助他們考取香港掛接式車輛駕駛執照及國內同類車輛的駕駛證。如成功考獲有關牌照，可獲發還相關學費及考試費用。政府甚至可考慮向新入職的跨境貨櫃司機提供資助，以吸引新血入行，配合未來跨境貨運的發展。為改善空氣質素，政府一直推行措施，鼓勵市民選用電動車輛。然而，去年有批評指出，全數豁免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變相資助"有錢人買玩具"。有見及此，政府將豁免額上限定為97,500元。自政府取消全數豁免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後，首次登記的電動私家車數目大跌。然而，我仍支持政府為豁免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設立上限。如全數豁免的話，汽車生產商實在難以把較廉價的電動車推出香港市場。事實上，價錢較相宜的電動車已逐步推出。隨着電動車大眾化，電動車的格價勢必下調。雖然自由黨亦曾建議政府調高97,500元的上限，以吸引更多市民選購電動車輛，政府卻傾向維持現狀。政府為控制車輛數量，推出了"一換一"新計劃。

司長曾公開表示，設定上述條件，是為了防止出現舊二手車炒賣活動而濫用公帑。我理解司長的解釋，但為了更有效鼓勵車主轉用電動車輛，我認為這項計劃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我希望政府多聽取市民的意見，在稍後檢討時考慮作出適當的調整。這既可回應市民的訴求，亦有助加快達成政策目標。最後，我想說說上星期一宗釀成一死四傷的交通意外。據稱悲劇涉事司機非法載客取酬。因此，有報道指意外中的死傷者及其財物損失未必獲得保險公司賠償。這事件確實反映非法載客取酬對道路使用者的財產構成威脅，政府不能不正視。事實上，有一家利用私家車經營非法載客取酬的召車平台，聲稱擁有3萬多名司機，這數目仍未計算其他召車網絡或手機召車平台。據我們保守估計，道路上目前有超過1萬輛從事非法載客取酬的白牌車，但警方過去3年只對30多輛白牌車作出檢控，與現況完全不成正比。為保障公眾利益，我希望司長投放更多資源，加強向市民教育和宣傳乘搭非法白牌車的禍害，以及加強警方打擊非法載客取酬的力度。

我發言回應《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及其修正案。代理主席，財政司司長在公布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時表示，2017-2018年度的政府盈餘高達1,380億元，而財政儲備更高達10,920億元，庫房"水浸"。司長提出了不少與民共享經濟成果的措施，大家當然覺得有很多地方共享成果不足，所以我們民建聯提出了"加碼"建議，希望可以惠及更多基層市民。司長其後決定向約300萬名未能受惠於紓困措施的市民派發4,000元，我們歡迎有關的決定，但我仍想提出數點。第一，市民對於林鄭政府所主張的理財新哲學是有期待的，這次推出"補漏拾遺"的措施，在某程度上是從善如流。不過，我們期待司長在每年制訂預算案時可以更深思熟慮，因為實在不想再次經歷希望變失望，然後又重燃希望的忐忑心情。根據現時派發4,000元的安排，合資格的市民須在明年2月提出申請，並要到4月才有第一批人士可以取得款項。很多市民問我們為甚麼要等這麼久，我希望政府稍後可以告訴大家，由申請到"派錢"的過程可否加快，令申請者無需待至明年4月才取得4,000元。我曾翻查紀錄，2011年全民派6,000元的決定於3月"拍板"，第一批人士在10月已取得款項。

因為如果把這3億元加上派發海洋公園門票1萬張所花的3億元，另再加4億元，便合共10億元，足以實行我們民建聯所倡議的全港公屋租戶豁免1個月租金。說到"派錢"，有報章十分有心思地為政府計算，如果把這3億多元行政費也按每人4,000元派發出去，便會有額外逾27,000人受惠。不過，既然事在必行，我唯有希望政府盡量簡化申請程序。第三，民建聯曾就今年的預算案進行多次諮詢，並提出不少建議，例如我非常關注的長者醫療券將會恆常而非一次性地增至3,000元，以及增加課餘託管服務等，我希望政府日後仍會繼續這樣做。此外，樓價高、租金貴，政府在多年前曾推出供樓扣稅的措施，而我早前也聽過"財爺"說會考慮讓租金扣稅，但何時才可以做到呢？我希望可以早日收到好消息。我們亦要求政府為輪候公屋3年以上的合資格家庭提供租金津貼，因為這些居民大多數住在"劏房"這類環境極差的地方。我早前問過特首林鄭月娥，知道政府對租金津貼有所保留，擔心這筆津貼最終會落入業主的口袋。不過，我在此真的很希望政府可以退後想一想，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真正幫助"劏房戶"解決生活和居住環境的問題。

司長在預算案中提到，未來5年公營房屋單位的興建量預計約為100,000個，包括75,000個公屋單位及25,000個資助出售單位。莫說已落實10年的《長遠房屋策略》所訂的建屋目標仍未達到，甚至在未來5年平均每年只提供20,000個公屋單位，這與每年須提供28,000個公營單位仍有很大的距離，即是說5年便欠40,000個單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明天會就土地供應展開為期5個月的公眾諮詢，我相信屆時一定會進行大辯論，希望大家要本着以市民利益為依歸進行討論。現時公屋輪候冊上有28萬戶在輪候，當中有很多正居於"劏房"或"不適切的居所"，他們已等得很焦急。

如果大辯論後可以換來政府釋放更多土地，興建更多公營房屋，讓更多人可以早日入住公屋，絕對是香港之福。

除了公屋，居屋的供應亦是年年不足，而且越賣越貴，當局必須正視這問題。最新一期供應的居屋單位有4,400個，由於啟朗苑和凱樂苑兩個屋苑均位於西九龍市區，市區居屋的平均呎價已超過1萬元，最貴的單位更高達630萬元——司長，是630萬元。特首早前向本會承諾，願意檢視居屋售價與市價脫鈎的問題，我很歡迎這個承諾，但希望政府或香港房屋委員會可以交代時間表。

售價應與市民的負擔能力掛鈎，或是降低市價的折扣率，又或是在建築成本之上加上一個百分比，大家可以討論。我曾翻查房委會的資料，以往居屋售價最低是四折。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講道理和事實，議員必須取得共識，不要議而不決，空口說白話。我很喜歡跑馬拉松，我希望在房屋方面可以追上香港的效率和速度。

代理主席，社會房屋在海外地區已發展一段很長時間，但在香港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和規劃，卻依然像是新事物。我上星期剛到大灣區考察，發覺內地利有很多新思維解決社會上的不同問題，包括房屋和住屋問題，所以香港也應該全方位地考量短、中、長期的策略。香港地少人多，我們應同時考慮過渡性房屋。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在去年9月推出社會房屋政策，並接納民建聯提出"社企二房東"的建議，推行試驗計劃，把未補地價的居屋以低於市價轉租予正在輪候公屋的家庭。

我期待房協可如期在今年下半年推出計劃，並於年底讓住戶申請，然後盡快檢視，並如我們所建議，讓20萬名未補地價的房委會居屋業主也有機會參與計劃。此外，至今已有約10個社福機構參與社會房屋計劃，包括大家熟悉的"光房"計劃，還有由社聯策劃為期3年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我昨天曾瀏覽社聯的網站，當中詳細闡述了有關計劃，亦已開始了一段時間。

這些單位的租住期最長為兩至三年，月租由1,000多元至3,000元不等。我十分支持這關愛社會的大行動，而最近亦曾與個別團體會面，了解他們營辦這類社會房屋的經驗及所遇到的問題。由於這是新事物，所以不僅非牟利的社福機構，而且在建造營運及選擇服務對象方面都必須小心，以免引起社會爭論。

然而，由於畢竟要靠私人業主或發展商捐出有限期使用的單位或土地，除了單位數量少又或租約短，一切也相當被動。我留意到司長今次在預算案中"宜居宜業"的標題下，提出不少空置政府用地或校舍供非政府組織以短期租約形式租用，亦建議善用地區校舍。

我十分希望這些空置政府用地或校舍可以短期租約形式出租，讓社福機構有更多單位可作社會房屋之用。

我期待政府將如何善用這10億元，並盡快披露有關詳情。

最後，代理主席，我想在這部分談談市區重建。九龍西有很多舊樓，樓齡超過40年或50年，而政府在最近亦曾披露有關的數字和分布情況。

不過，市建局最近經常"放風"，指重建並非唯一出路，還可以進行復修、保育和加裝升降機。

九龍西的舊樓為數眾多，而且環境惡劣，即使住戶可以申請樓宇更新大行動的資助，但要他們支付六七萬元維修外牆等公用地方實在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向我們表示，希望市區重建的步伐可以加快。我當然希望政府可以放寬樓宇更新大行動的資助範圍，讓40至50年樓齡的樓宇也可以提出申請，因為現時真的有很多樓宇正在等待維修，樓宇的情況十分危險。最後，我認為市區重建實在刻不容緩，是有必要的，所以我期望市建局可以加快推動措施。

自預算案發表後，大部分討論焦點均集中於政府如何"派錢"，我相信某程度上是失焦了。我們應該以公正的角度審視預算案。概括而言，每份預算案一定有做得好的地方，例如預算案重申要為香港未來投資。

我們目前面對最大的問題，便是困擾全港市民的土地問題。劉國勳議員剛才提到關於土地賠償的問題，我現在舉一個比較具體的例子。政府每逢說發展新界東北、錦田南和元朗南等，必定牽涉到農地。

然而，本港的賠償制度並沒有作出合適的根本性調整。

在市民心目中，數十年通脹已超出賠償金額。所以，政府應全面檢討這項政策，令受收地影響人士得到安置和足夠賠償。

為何有些反對政府——我並非指推倒政府——某些政策的人最終加入反對派，支持坐在另一邊的議員？其實這個罪孽政府要負上一定責任，不能完全怪責他們。反對派只不過是製造社會矛盾，冀令支持者增加。這一點政府必須深思。

談到非法捕魚的問題，政府在2012年推出新法例，推行禁止拖網捕魚的政策，規定在香港進行捕魚活動，不得採用電、毒、炸、拖、吸這幾類捕魚方式。

政府真的要考慮就這方面增撥資源。數年前高永文醫生出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時，增設了9個職位處理非法捕魚問題。

我要再跳過一頁講稿，不談漁農業的問題。

在土地資源嚴重缺乏的香港，我們不僅面對房屋不足，甚至連先人覓地安葬也不容易，以致生不安寧，死也無法安息。柯創盛議員提到公屋輪候時間為四五年，原來等候骨灰龕位也要46個月。

問題在於政府在推行整個政策時做得不好，令私營骨灰龕位有價有市。

就此，民建聯希望政府可以收集苦主資料，積極協助消費者索償，為被踢下架的先人尋回安身之所。要長遠解決龕位不足的問題，最重要和首要的方法，便是移風易俗，推廣綠色殯葬。截至2017年12月，全港使用綠色殯葬的先人比例約佔12.9%，數字相對較低。我希望政府可以加強推廣綠色殯葬；移風易俗確實困難重重。

最後，我想討論有關興建新街市和改善現有街市的問題。政府投放了20億元，在未來10年進行街市現代化計劃。對於政府決心解決街市問題並提出改革建議，我當然表示歡迎。

我希望政府會思考這個問題。據我理解，很多領展轄下的街市也是舊式街市，過往亦曾進行翻新和安裝空調工程。雖然市民經常批評領展頻頻加租，但其工程通常只需3個月至半年時間便可完成，主要原因是領展懂得運用市場力量。領展以目標為本的思維，在工程招標合約中嚴格列明施工日期和時間，這可能會推高標價，但卻可確保工程在短時間內完成。

代理主席，請問財政司司長現時是否在會議廳內？

我認為，政府在教育資源的處理上，仍把職業教育定位為有別於文法教育的另類教育，這不利於職業教育在香港的發展，阻礙香港多元化培訓人才，以支援不同行業。

代理主席，今天我們是恢復《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條例草案》的負責官員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但現時陳茂波並不在會議廳內。我亦曾向秘書處查詢，答覆是不知道他今天會否回來或何時會在此。我想說，我對此感到非常失望，不單是我，我相信大部分準備對財政預算案提出意見的立法會議員均希望可以直接在會議廳與財政司司長交流。司長知道其預算案一定夠票通過，但我也很希望他能聆聽大家的意見，即使大家政治立場不同。所以，我很希望他盡快回來，即使他不喜歡聽陳志全的演說，也希望他回來聆聽其他議員接着下來的發言。代理主席，陳茂波在2月28日發表這份預算案，當時我的評語是要"重做"，最後他確實要"重做"這份預算案。

我在記者會上發言數分鐘，料不到短短數分鐘的片段竟然有數十萬人次瀏覽。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人說："'慢咇'，今次我支持你，即使我平常看你不順眼。你今次罵陳茂波罵得對，替我多罵數句"。陳茂波這份預算案團結了"黃、藍絲"，大家把政治矛盾放下，一起談民生，一起針對政府做得差的這份預算案。

如果分配給全港700萬人，每人可以分到2萬元；1,380億元是1997年前港英政府財政儲備的三分之一。

相反，巨額盈餘大部分是建築在普羅市民的痛苦上。關於財政盈餘，政府在上一個財政年度的收入較預算高20.6%，差額的主因是地價及印花稅收入較預期多，賣地收入較預算高626億元，上升了62%；印花稅較預期高397億元，上升了75%。無論是賣地收入或印花稅，均與物業炒賣有關，物業可以炒得起，就與我們的高地價政策有關。當然，司長會說香港沒有高地價政策，我不跟他辯論。高地價的結果影響每名市民的衣、食、住、行，所以巨額盈餘是建築在市民的痛苦上。

我們認為"回水"1萬元天公地道，因為大家為了這筆巨額盈餘付出了沉重代價。有巨額盈餘，應還富於民，以補償因高地價對整體社會造成的負擔甚至傷害。全民直接"回水"1萬元也只涉款700億元，佔年度盈餘的一半，但我們的特區政府及司長卻反其道而行，還富於富，甚至有人說是"劫貧濟富"。

大型連鎖店、超級市場、名牌店、金飾店及化妝品店等店鋪，每間又免差餉1萬元，業主所節省的金錢會否回饋市民、回饋員工，增加工資，或減價回饋消費者呢？由於這份預算案還富於富，小市民難以受惠，甚至有市民感覺被侮辱，所以預算案的得分歷年最低，是48.2分。司長的民望由-11%下跌至-24%。

"下集"是3月23日的"補漏拾遺"方案，司長說方案是具針對性的關注計劃，合資格市民可獲派4,000元。

這是因為"派錢"速度緩慢、行政費高昂、手續繁複，對市民帶來不便，甚至有市民感到羞辱。

但直到今天，司長仍不認輸、仍嘴硬，說他這個方案有針對性、資源用得其所。

政府表示，這是因為預算案發表後，很多人都說要去參加考試，甚至有些人更說要去搗亂。

當然有些家長及葉建源議員也說，寧願不減免考試費，因為擔心兒子被不明朗的因素所影響。

最後，我要解釋一下，面前這隻鍋不是我的，而是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叫我帶進來，讓司長看一看。

有些市民問我說，你們經常爭取全民直接"回水"，萬一陳茂波真的"回水"1萬元，你是否會投票支持預算案？

但他們要的不是這樣，他們最想要的是全民退休保障，即使在生之年看不到推出這項政策，也希望未來他們的子孫，未來整個香港的長者，退休後可以得到保障。

"林鄭"很怕"全民"，全民就是沒有針對性、亂"派錢"、不分貧富、全部幫忙，但其實我們很多福利政策、教育政策、醫療政策，都是全民的。所以政府如果真的想得到我們支持，便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主席，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錯誤估算的盈餘破了紀錄。2017-2018年度的財政盈餘高達1,380億元——可能還不止這個數目——較去年的估算超出逾1,217億元。

然而，預算案"派錢"4,000元的措施只是隔靴搔癢；提出為中學文憑試考生支付考試費又臨陣退縮；免費送出1萬張海洋公園門票，不單是轉移視線的花拳繡腿，更被市民質疑涉及利益輸送。所謂"補漏拾遺"的"派錢"措施其實是"補鑊"，可是程序繁複又嚴苛，單是行政費也竟然超過3億元，根本做不到還富於民的效果。主席，在今年預算案公布後，不少過去不支持"派錢"的香港市民也改變了態度，贊成"派錢"，贊成政府還富於民。因為政府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令越來越多香港市民對它失去期望，不相信它願意推行一些切實的措施和政策，以解決市民面對的社會問題，例如人口老化、醫療人手長期不足、青年人置業等問題。更有人相信，政府根本沒有把香港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沒有把資源放在香港人關注的問題上。他們認為，既然對政府如此失望甚至絕望，政府不如還富於民，把金錢直接交還給市民，讓香港人自行解決問題。主席，這種心態的改變其實非常悲涼，亦顯示政府失去了應有的功能。預算案沒有好好回應市民的訴求，尤其不能夠解決青年人和長者面對的困難，亦沒有長遠的措施協助基層市民，紓緩香港現正面對的種種社會矛盾。還未計及3萬多億元外匯儲備，政府的財政儲備累積已逾1萬億元，即相當於超過24個月的政府開支。政府完全有能力作出更大的財政承擔，應付人口老化、貧富懸殊等社會深層次矛盾。主席，2017年香港的堅尼系數上升至0.539，在全世界發達經濟體中排行第二。十年前，香港政府相信甚麼理財哲學？就是說，如果政府推動經濟，把"餅"造大了，每個階層也可能會受惠。但是，事實上，香港的貧富懸殊沒有因而收窄。上屆政府開始改變，動輒說應該積極有為的用錢；本屆政府甚至說要有理財新哲學，善用盈餘，投資未來。可是，這些只是說起來很動聽的政治修辭，實際上香港的公帑卻沒有用得其所。主席，立法會秘書處今年就預算案擬備研究簡報，當中指出，政府過去由於有財政盈餘及豐厚的財政儲備，多次預留款項作專項撥款及基金，卻沒有充分利用部分撥款。舉例而言，2016年成立的2,200億元未來基金，負責管理的香港金融管理局至今只用了一半款額作投資，餘下的另一半其實已經足夠讓香港成立全民退休保障的種子基金。同樣是2016年成立的房屋儲備金，至今滾存高達788億元，但香港房屋委員會說未來5年根本無須動用房屋儲備基金，本身也有能力推動公營房屋的發展。此外，有一項2,000億元的第一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至今僅用了4%的款項。去年的預算案撥出了100億元支援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但納入本年度財政預算及中期財政預測的撥款只佔6%。

政府利用這些花招，表面上是撥出了大量資源，但實際上一事無成。主席，有些政策範疇的資源投放其實相當有問題。

教育經常開支增長緩慢，反映出預算案對教育資源的投放未有長遠的規劃和承擔。香港目前有18%的適齡學生入讀資助學士學位課程，但由1994年開始，每年獲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學士課程學額一直只維持在大約15,000個。政府一直不願意增加資助學士學額，令香港有大量符合入讀大學資格的年輕學生只能選擇入讀副學士課程。這就是政府在投放資源不足的情況下，阻礙年輕人發展，阻礙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情況。主席，除教育外，安老服務開支佔社會福利經常開支的比重在過去10年亦只是由2007-2008年度的9.7%，一直龜速爬升至現時維持在大約11%。這種升幅反映出甚麼？它反映出政府根本沒有足夠準備應對香港人口老化，更遑論設立退休保障、居家安老這些有前瞻性的措施。此外，雖然先後兩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帶來一些新的醫療設施，但觀乎現時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根本不勝負荷。數月前的流感高峰期，有病人死亡，急症室爆滿，候診者"大排長龍"。過去兩年，政府先後兩次削減醫院管理局的經常性開支。本年度615億元的醫管局經常性撥款只比去年增加11%，其中不少根本只是追補過去兩年減少了的醫管局的撥款。過去1年醫管局的醫生整體流失率有5.9%，是過去10年來的新高。面對資深醫生不斷流失，同時又要應付不斷增加病床和新醫療設施的營運，政府如果仍然不願意向醫管局投放更多資源，給予更多經常性撥款，短期內根本不能紓緩公營醫療系統的超負荷情況。不要跟我們說要投放一兩千億元給十年醫院發展計劃，這根本無濟於事。

預算案投放200億元在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第一期，用作土地平整、基礎設施和上蓋建設等。政府表面上投放大量資源發展創新科技，但實際上又是一項基建項目，是一個接一個的模樣。本年度預算案用在基建的總開支達856億元，高佔整體開支15.4%，比教育的開支高出很多。香港人現已承受高鐵、港珠澳大橋這些天價中港融合工程的惡果和苦果。過去10年，特區政府投放在基建開支的增長比率持續維持在高水平，例如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蓮塘香園圍口岸等均是港深同城化這大策略下的產物，目的是要做到區域融合，但這是否真的是香港人所需要的？

反而，這是北京政府直接干預香港特區政府施政的有形無形之手。這"大白象"跨境基建工程背後最大的推手，正是區域融合這概念。主席，這份預算案提及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最終造價最少高達750億元。這數字還未計算將來必然會出現的超支延誤損失。這是因為過去10年，香港有哪項大型基礎建設和"大白象"基建工程沒有超支和延誤？創新及科技園屬香港和深圳共同開發，而政府的說法是為了推動大灣區發展開路，園區的地理上是鄰近深圳，港方又會為認可的深圳方人員提供便利的出入安排，加上香港在法制上的優勢，肯定會吸引不少深圳的科研企業。但是，主席、各位香港市民，這些全部都是由香港人出資，但對香港本身的效益存疑，可是政府卻讓我們回不了頭，投放200億元作為前期工程。

因此，我代表新民主同盟表示不能支持今年度的預算案。政府多年以來的預算案都是依賴短視的非經常性撥款解決問題，一次性的"派糖"便屬於這一類了。新民主同盟要求政府，既然坐擁巨額盈餘，便應該對教育、安老和公共醫療等民生範疇作出更長遠的財政承擔，增加教育的經常性開支，進一步增加醫管局的經常性開支，以及立即成立全民退休保障的種子基金。這才是政府應該做的。政府絕對有能力一方面還錢給市民，另一方面作出長遠的規劃和承擔。主席，稍後我會就我的修正案作進一步解說。